港鐵公司分別於2016年12月底、2017年3月底、2017年7月底、2018年1月底和2018年7月底向政府提交該5個鐵路項目的建議書。運房局、路政署及相關政策局/部門正就建議書內容進行評估，並要求港鐵公司進一步提供資料，補充有關建議的細節，以確保其建議切實可行，並能為社會帶來最大的裨益。鑒於房屋供應緊張，而鐵路發展有可能產生潛在的房屋供應，政府正檢視屯門南延線和北環線的鐵路方案，爭取盡快就方案諮詢公眾，並繼續進行東九龍線、東涌西延線和北港島線的詳細規劃工作，以及展開洪水橋站及南港島線的詳細規劃工作。

主席，政府於4年前公布的《策略》建議在直至2031年的規劃期內完成7個新鐵路項目，現時距2031年只有13年，加上市民亦期待這些能對鐵路網絡作出重要改善的新項目可分階段落成及投入服務，因此急需政府"開綠燈"，最低限度啟動部分工程。不過，運房局局長今天在其主體答覆中，對我質詢內最受市民及工程業界關心的部分，亦即該7個鐵路項目的落實時間表卻避而不答。我想問局長，既然運房局早在4年前已公布《策略》，是否可將上述落實時間表的腹稿告知本會？

主席，多謝盧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

基於社會的最新發展，例如房屋供應、如何使之與鐵路規劃和建設互相配合，在提供交通運輸服務之餘同時作出房屋供應，帶來協同效應，我們需要在這過程中，為照顧社會的最新發展和市民的最新訴求，花一些時間作出相關的整合。至於落實時間表方面，我剛才已經指出，當局基本上已就屯門南延線進行了相當多的研究和審視工作，稍後便會向議會進行諮詢。整體來說，我們的態度是完成一項工作便推出一項；做好一項規劃便進行一項諮詢。

但是，我希望盧議員能夠理解，在剛才所說情況下，有些新元素已然出現，也有部分工作需要顧及"明日大嶼願景"的規劃和影響，以免出現重複。尤其是剛才所說的"明日大嶼願景"與屯荃鐵路的相互效應，也需要一併考慮，因為一個區域的發展、人口增加，以至交通運輸配套，有需要作出無縫的結合。所以，在這方面，請盧議員給予我們多一些時間，讓我們將有關工作做好，我們會盡快返回議會進行公眾諮詢。
主席，根據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過往所作的討論，以及有關《香港2030+》的公眾諮詢，東大嶼都會的運輸基建概念和走線圖，基本上是由喜靈洲穿過梅窩和大嶼南，再接駁至東涌，藉以貫通南北大嶼，並將大嶼山連繫至新界西和各區。但是，現時提出的"明日大嶼願景"的陸路交通走線，已由原來從梅窩出發變成靠近愉景灣，完全忽視了大嶼南和梅窩居民的需要，並明顯有別於《香港2030+》的規劃。大嶼南居民的人口數目和愉景灣相若，但以旅遊活動量、旅客量、景點數目及市民受用性等的比較而言，梅窩對增設一條陸路交通幹道的需求確實較愉景灣為大。究竟"明日大嶼願景"的陸路交通走線為何？

剛才所提及的東大嶼都會，以及"明日大嶼願景"，兩者既有類似的地方，但亦有不同之處。相信大家也記得，關於大嶼山的發展有一個理解，那便是"北發展、南保育"，而根據我的理解，就"明日大嶼願景"，這個概念仍然適用。至於日後的交通配套，以至鐵路甚或是主要幹道的走線安排，我理解發展局稍後會向議會申請撥款進行研究，並相信劉議員剛才提出的意見，發展局的同事已相當清楚。我亦會將有關意見轉達發展局的同事，以便他們在日後的研究過程中一併考慮。

關於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政府仍然認為大方向沒有分別，所以只需要採取一些"斬件式"的措施，便可解決問題。我想告訴局長，如果這個問題真的能夠以他所說的方法解決，我們今天面對的交通擠塞狀況便不會如此嚴重。

我想問局長，政府會否再次認真考慮？

根據過往經驗，在某些情況下，這對完成研究的時間差距會有一定影響。

為了試圖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早前諮詢交通事務委員會並獲得其支持，以進行《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交通運輸網絡的基建配套，首先必須有骨幹藍圖。按照現行公共交通政策，這個骨幹藍圖須以公共交通為本，鐵路為骨幹。

我相信在這方面，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不同之處只是處理時序或安排而已。在進行有關研究的過程中，我們會採用全面的交通運輸策略研究理念。希望日後在推展有關工作時，能與易議員和交通運輸界人士多作溝通，集思廣益，讓日後的研究或規劃做得更好。
主席，新界東鐵路系統最近曾出現兩次較大型的癱瘓事故。第一次是因為颱風"山竹"導致塌樹，令鐵路系統受到影響；第二次則是早前在3天之內兩度發生有人墮軌的事件，以致大埔和北區市民未能使用東鐵線前往九龍。按現時的鐵路系統安排，東面依靠東鐵線，西面則依靠西鐵線，但兩者之間並無連接。事實上，在現時的規劃中有一條北環線連接東鐵線和西鐵線，但這條北環線已討論了十多二十年，至今仍未付諸實行，我不知道當中原因何在。

我們就着北環線及古洞站進行的推展工作從來未曾停止。港鐵公司已於2017年3月向政府提交有關北環線的建議書，而正如我剛才所說，運房局、路政署及相關政策局/部門已就建議書進行評估，並要求港鐵公司進一步提供資料。除此之外，我們也要明白就北環線的規劃，為何至今仍好像陳議員所說未進行公眾諮詢。

第二項質詢。

關於現行的醫療政策，醫管局會提供最適切的治療給所有病人，包括癌症病人。

醫生會考慮病人的個別情況和意願，採取適合的治療方法，包括免疫療法，而免疫療法也是癌症治療方法中的一種。二在技術層面上，現時免疫療法藥物與其他抗癌藥物的注射方式相似，並沒有額外的技術要求。然而，醫護人員會持續接受在職培訓，參與專業進修，以了解不同疾病的臨床應用和藥物的副作用等，以應付日新月異的科學發展和配合病人的臨床需要。三醫管局設有既定機制，定期評估新藥物和檢討《藥物名冊》和安全網的資助範圍，按情況作出修訂。檢討過程以科研和臨床實證為基礎，並考慮藥物的安全性、療效、成本效益和其他相關因素，包括國際間的建議和做法，以及專業人士的意見，務求以公平有效的方式運用公共資源，讓病人得到適切的治療。目前，醫管局《藥物名冊》的自費藥物類別中備有3種免疫療法藥物，用以治療4種癌症，包括皮膚癌、腎細胞癌、肺癌和頭頸癌，當中用以治療皮膚癌的免疫療法藥物"尼伏人單抗"自2018年8月起已獲納入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的資助範圍。有臨床需要及符合資格的病人可申請藥費資助使用該藥物。我們明白病人面對的經濟壓力和財政負擔，以及把個別藥物納入《藥物名冊》和安全網的殷切期望。為加快把合適的新藥物納入安全網的資助範圍，醫管局自2018年起已把自費藥物納入安全網的優次順序編配工作，由每年一次增至每年兩次。醫管局亦會不時與藥商進行磋商，就個別合適的自費藥物商討及制訂風險分擔計劃，由醫管局、病人與藥商在指定年期內分擔所需的藥物開支，或為病人設定支付藥費的上限，以便讓病人能盡快使用相關藥物。醫管局會繼續密切留意醫療和科研實證的最新發展，聽取病人團體的意見和建議，在善用有限公共資源的原則下，透過既定機制檢討《藥物名冊》和檢視適合納入為專用藥物或安全網資助範圍的自費藥物，以惠及更多有需要的病人。

事實上，這種做法非常麻煩，亦令部分醫生卻步。所以，我希望局長知道這樣做並不適當。

所以，我想問局長，除了每年就自費藥物磋商兩次的方法外，還有沒有更多方法，為這些末期癌症病人帶來更大的曙光呢？
主席，多謝陳議員的質詢。

當然，我認為病人的臨床情況、他是否適合使用不同藥物，以及醫生的臨床判斷及意見，亦相當重要。

主席，癌症治療日新月異，所以很多醫生都說，癌症可說是一種慢性疾病，可以用藥物來控制。免疫療法是一種相對新的療法，引致的副作用較少，而療效也是清晰的。

主席，多謝張超雄議員的質詢。醫管局的醫生會考慮病人的個別情況及意願，以提供一種對病人最合適的治療方法。

自費藥物機制是醫管局現有的其中一種機制，是行之有效的。對於醫管局納入藥物的情況，以及會否有自費藥物或其他更好的方法可以幫助到有經濟需要的病人的問題，醫管局現時是設有其他安全網的，包括關愛基金及撒瑪利亞基金。
主席，近日有很多市民查詢免疫療法的資料，因為大家都知道這療法與現時的標靶治療相比，病人的痊癒機會可能更大而副作用更少。

所以，政府及醫管局引入藥物的機制，似乎未能追上市民的需求及科技發展。因此，我想知道，對於一些經新科研技術證實有用的新藥物，政府會否有一套新機制研究如何盡快引入呢？同時，新藥物通常都是昂貴的，政府如何幫助病人盡快使用這些藥物呢？

醫管局設有一個既定的機制來評估新藥物，以及檢討現有《藥物名冊》及安全網的資助範圍。

葛議員剛才提到現時醫學日新月異，其實醫管局亦會留意這些轉變，以及疾病的狀況、病人用藥的依從性、病人生活質素、用藥的實際經驗，以及專業人士和病人團體的意見均會是考慮之列。

在這方面，其實我剛才已經指出，醫管局檢視這方面的機制已經由每年一次增加至兩次。

我剛才說有藥廠把藥物引入《藥物名冊》需時18個月，是否把檢討增加至兩次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會繼續檢視有關情況，現時醫管局剛剛已將檢視次數由每年一次增加至兩次，但我們會繼續留意，看看有否其他地方可以優化現有的機制。
主席，本港目前的醫療政策是沒有人會因為經濟問題而得不到適切的醫療服務。所謂適切的醫療服務，是建基於醫生的臨床診斷及判斷。

局長，你可否避免這種情況出現，以實踐本港的醫療政策？
主席，感謝張超雄議員的補充質詢及意見。

至於用藥方面，其實只是治療癌症病人的其中一環。

主席，其實我剛才已多次指出，適切治療癌症有很多種方法，而免疫療法只是其中一種，例如還有傳統化療、新的標靶藥物治療等，這些均為對癌症病人的適切治療，而醫管局亦有提供這些治療方法。
主席，所謂"救人如救火"，待政府的檢討得出結果，末期癌症病人已經喪命。

我想具體問局長，正正因為現有的安全網存在這個漏洞，局長會否考慮在關愛基金項下開設專項，以協助未被納入安全網但獲醫生推薦使用這些藥物的病人呢？
主席，多謝陳議員的補充質詢。其實，我剛才已提到，在評估新藥物方面，我相信檢討《藥物名冊》、安全網及其資助範圍也是其中重要一環，這是以科研及臨床實證為基礎，亦要考慮藥物的安全性、療效及成本效益。

在過去數年，其實每年也有不同藥物，尤其是治療癌症的藥物，納入關愛基金，並提供給很多病人使用，動用了龐大資源。因此，我們會不斷留意這方面的工作，讓病人獲得適切治療。

我沒有特別補充。其實，一直以來，關愛基金與醫管局也有保持溝通，如果有需要在關愛基金項下增設不同項目或增加藥物，我相信這也會是醫管局與關愛基金的討論範圍之一。

由於政府部門與其外判服務合約承辦商的員工並無僱傭關係，政府部門並無向外判服務合約承辦商的員工發放特別辛勞津貼的做法。另一方面，據我們理解，部分外判服務合約承辦商會按個別情況，向他們的員工發放特別辛勞津貼。雖然如此，政府十分關注受僱於其外判服務合約承辦商的非技術員工的待遇和勞工權益。行政長官剛於她的施政報告公布了加強保障這些非技術員工的措施，其中包括需要在8號或以上颱風警告信號懸掛時工作的非技術員工，可獲發不少於一倍半工資。改善措施將適用於自2019年4月1日起招標，以僱用非技術員工為主的政府服務合約。其他改善措施包括提供合約酬金，受僱滿1個月即享有法定假日薪酬等。我們亦會增加評審標書的評分制度下技術比重至不少於50%，增加"工資水平"作為技術評分準則所佔的比重至不少於25/100分，以鼓勵外判服務合約承辦商提高他們的員工的薪金。二勞工處沒有就涉及僱員在往返工作期間發生意外的個案備存僱員補償聲請數字。三勞工處十分重視保障僱員的工作安全，職業安全主任在日常巡查工作地點時，尤其是涉及戶外工作的建造業及貨櫃處理行業等高危行業，會了解這些工作地點就惡劣天氣下的工作安排及應變措施。勞工處一直敦促僱主應盡量避免指派僱員在颱風及暴雨等惡劣天氣下工作。如僱員無可避免須要在惡劣天氣下工作，僱主必須預先評估相關風險，確保工作危險因素受到適當的控制，並在合理及切實可行範圍內採取所需措施把工作危險減至最低。就僱員補償保障方面，《僱員補償條例》訂有條文，在8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紅色/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期間，僱員在他該日的工作時間開始前4小時內，以直接路線由其居所前往其工作地點途中，或在他該日的工作時間終止後4小時內，由其工作地點前往其居所途中，如遭遇意外受傷或死亡，僱主亦須負起有關的補償責任。由於各行各業職位的工作性質和要求各有不同，一些基本服務在惡劣天氣下仍需維持不同程度的運作，而颱風對公共交通和道路系統所帶來的影響程度亦經常有異，"一刀切"地立法規管僱員在特定情況下的工作安排，忽略了不同行業以至社會整體的運作需要，並不切實可行，亦影響勞資雙方在工作安排上的靈活性。在顧及到僱主、僱員和社會普遍利益的前提下，勞工處編製了"颱風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守則"，就有關情況下的工作安排、復工安排、工資計算及假期安排提供實際指引。勞工處會繼續透過不同渠道，提醒僱主因應實際的情況為僱員提供合理而切實可行的措施，並採納具彈性的處理方法，以確保僱員安全、維持良好的勞資關係及機構運作順暢。
主席，"打工仔"在本月真的很倒霉，先後經歷了颱風"山竹"襲港及港鐵嚴重故障，而在兩次事件中，均由於政府失職，致使他們很可能被扣勤工獎。不少"打工仔"均向我們反映，他們被僱主扣薪或扣假，可見在這些情況下，特別是在颱風過後，當公共交通服務仍未恢復，但僱員卻須如常上班時，"打工仔"便會蒙受若干損失。我想問，政府除了鼓勵僱主為確保良好勞資關係而自願體諒"打工仔"外，會否也考慮制訂機制，以加強保障"打工仔"的權益呢？如不制訂機制，政府又將會如何保障僱員在天災後，不會受到不合理的待遇呢？
主席，我剛才也曾在主體答覆中提及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就今次的客觀情況而言，我相信事前沒有人可以決定究竟他們要增加10%、20%、30%、100%或某個百分比的人手，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最合理的合約處理方法，可能需要改變合約內容或擬訂新合約來處理有關的額外工作。我相信我們日後也會參考今次的經驗，作出相關考慮。不過，我希望各位議員明白一點，香港現時的失業率是2.8%，即使我們想立即增加新合約或人手處理今次的事件，實際上，香港也再沒有可供隨時調動的額外人手，不像某些國家可在其他州或市調派人手處理風災的善後工作。

事實上，今次颱風引致的交通阻塞，令一些員工無法上班，而工會已接獲一些員工因缺勤或遲到而被扣減薪酬的個案，當中當然包括公營機構及醫院等的員工，經工會介入後，部分個案已成功處理。

代理主席，政府在"山竹"過後的應對措施被批評為虎頭蛇尾，並且善後工作進度緩慢，而政府則指"山竹"風勢強勁及破壞力驚人，致使工作進度未如理想。

當時8號風球已除下，改掛3號風球，而政府沒有宣布停工。

代理主席，去年8月及本年9月，超強颱風天鴿和山竹分別襲港，伴隨而來的風暴潮和暴雨導致多個位處海旁及低窪的地點嚴重水浸，並造成嚴重破壞。受影響的地點包括杏花邨、將軍澳南及鯉魚門。有科學家指出，全球暖化導致海平面持續上升和極端天氣越來越常見，海旁及低窪地點受風暴潮和水浸影響的情況因而會日益頻繁。

此外，在颱風吹襲期間，海浪沖擊岸邊時可能會越過海堤，形成"越堤浪"。因為"山竹"的風速比"天鴿"高，所引致的越堤浪也相對嚴重，所以受風暴潮影響的地區也較"天鴿"多。

代理主席，我的祖父是大澳居民，首先，多謝政府在大澳所做的工作，以及發展局於上星期派出秘書長和多個部門的官員跟我討論即將就杏花邨所進行的研究工作。我的補充質詢是，大家看到主要受風暴潮影響的杏花邨、海怡半島和將軍澳南，主要都是私人屋苑。事實上，政府在岸上能夠做的工作極之有限。就此，我想請問局長，政府在海上有甚麼工作可以做，可否加快做，以協助這些區域的居民，從而保障市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呢？

代理主席，如果真的如政府所說，會委託土木工程拓展署研究在港島不同地方，例如海怡半島、杏花邨、藍灣半島或石澳等地區加裝防浪牆、防波堤或弱波石等，我相信區內居民對此也是歡迎的。不過，我留意到土木工程拓展署今年1月更新的《海港工程設計手冊》中極端海水位的標準，今次颱風"山竹"便已經達到。然而，氣候變化長遠只會越來越嚴重，極端海水位只會越來越高，我擔心有關標準未能與時並進。局方會否承諾盡快檢討，並更新《手冊》的有關標準，好讓我們在檢討和加裝設施時，能遵循一些較好的標準來進行建設呢？

但是，我想反映新界西和離島區的情況，在颱風"山竹"襲港後的數天，我曾前往視察。例如南丫島索罟灣、坪洲以至梅窩一帶，我認為發展局應該考慮一個方向，就是政府將來會否在這類型的工作協調上，強化離島的民政事務處或民政事務專員的角色？因為據我們的視察，其實每個部分也很零碎，甚至當區居民強調，風暴過後的那個星期內，根本沒有政府官員前往處理問題。

代理主席，超強颱風"山竹"襲港時，確實看到政府部門在預防方面做得較佳，我最深感受的是發展局同事處理鯉魚門的事。因為過往鯉魚門也會被忽略，一般在颱風後政府才亡羊補牢。但是，就這次鯉魚門一些低窪地方的預防工作上，我完全體會到，也親身感受到發展局同事很用心處理。然而，我很想局長知道，當局其實更需要從長遠考慮，想想有何辦法能改善低窪地方的水浸問題。

局長，我關注的是西貢污水處理廠處理後的一級污水，即等同糞水流往海港其他範圍的情況。環保署在9月20日公布，但其實9月18日已有傳媒查詢關於鴨脷洲污水處理廠的情況，當時渠務署回應媒體沒有提過轄下其他設施有損毀。

另外，喜靈洲則太遠，西貢的船隻在大風大浪及颱風吹襲時，無法駛到喜靈洲。因此，2018年3月，西貢區議會支持海事處在鹽田仔加建一些私人繫泊設備及擴大這些設備區的建議，但這並不等於西貢區議會及當區的船主同意西貢不需加建避風塘。

代理主席，我是從事海上工作的，我知道除了政府的政策外，還需要大家眾志成城，才能夠防災。我們不會因為一個人的努力而成功，但卻會因為一個人的不合作而全盤失敗。

我長年批評特區政府，在船隻泊位及避風塘泊位是否足夠等問題上，只用簡單的算術作計算，即將全港船隻的總數除以全港避風塘的總面積，得出一個平均數後便說足夠。

所以，我想問特區政府，會否改變政府既有的邏輯，不再用加減乘除數，而是真正進行地區、分區諮詢，檢視不同類型的船隻，究竟在各區有何需要？避風塘內的泊位及劃位，是否可以按照船隻種類作安排，讓船隻分門別類地停泊？因為漁船和遊艇混集停泊，漁民其實非常吃虧，如果遊艇被刮花，遊艇艇主便會向漁民發律師信，但漁民會否跟他打官司呢？

代理主席，局長在答覆葛珮帆議員主體質詢的第三部分，特別是關於設立"天災後特殊情況時期"的機制時，看來仍然未能十分正面地回應有關問題。我只是想藉此機會說一說，今次沒有機制宣布所謂的停工安排，或過去沒有這樣的處理機制，但因應今次經驗，當局會否——不知局長能否提供一個比較正面的答覆——真正確切研究設立"天災後的特殊情況時期"這安排，讓日後真正設有這樣的機制，讓大家跟隨？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兩名獲香港業餘游泳總會提名參與3個項目的泳手落選，其上訴亦遭駁回；反而另外3名成績較遜的泳手卻獲選出賽，而其中1名獲選泳手的父親據報是泳總執行委員會委員及兩個大型泳會的董事。

代理主席，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是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和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的成員，負責遴選香港代表隊隊員出戰國際大型運動會，包括2018年亞洲運動會。今年的亞運會共有40個運動項目，每個項目均由相關的體育總會按其訂立的準則提名運動員，然後由港協暨奧委會的遴選委員會按既定準則進行遴選，以決定香港代表隊名單。就林卓廷議員有關選拔游泳運動員的質詢，我已要求港協暨奧委會提供資料，現回覆如下：一今年亞運會的游泳比賽，男女子合計共有34項個人項目和7項接力項目。參賽的運動員均是由香港業餘游泳總會提名。一般而言，泳總會提名每個項目在近年游出最快時間的兩名運動員，供港協暨奧委會考慮。港協暨奧委會的遴選委員會於今年4月24日召開會議，按照港協暨奧委會一貫的遴選準則，考慮泳總提交共37名運動員的提名。由於香港游泳運動員在個別項目的水平與國際水平有差異，港協暨奧委會除了考慮運動員在香港的排名外，亦須考慮運動員在國際大型賽事的表現。因此，港協暨奧委會在今年3月已通知所有體育總會選拔游泳項目的其中一項重要考慮因素，是運動員有否在遴選準則列明的國際大型賽事中，例如奧運會、亞運會、世錦賽和亞洲錦標賽等，達到訂明的成績水平，即獲得有關項目參賽人數前三分之一的排名。換言之，泳總提名的運動員如果在國際大型賽事中未能排名前列位置，亦不會獲選為亞運會游泳代表隊隊員。除此之外，遴選委員會亦會就泳總的備戰計劃，包括運動員的訓練和比賽詳情，作整體考慮。經詳細討論後，遴選委員會決定接納33名游泳運動員的提名，選拔他們成為出戰今屆亞運會的香港代表隊隊員。其餘4名運動員的提名則不獲接納，原因是他們的最佳成績並未能達到港協暨奧委會訂明的準則，以致有些項目並沒有運動員能成功入選，例如男子50米蝶泳和男子100米蛙泳項目；亦有項目只有1名運動員入選，例如男子50米背泳項目。根據國際游泳聯會的規定，今年亞運會每項個人的游泳項目，香港可派出最多兩名運動員參賽。香港游泳代表隊總教練會視乎賽程和運動員是否需要參加接力賽，指派憑其他項目成績達標而獲選的港隊游泳代表參加未有足夠代表獲選的項目。因此，在這情況下，獲派出賽的運動員在該項目的成績，未必是所有運動員的最快時間。這是因為可能有其他運動員縱使有較快成績，但由於不符合港協暨奧委會的遴選準則而落選亞運會游泳代表隊。二根據港協暨奧委會的遴選機制，若體育總會不滿意遴選委員會的決定，可就其提名提供補充資料，並要求遴選委員會覆檢其決定。若體育總會不滿覆檢結果，可進一步提供補充資料，並要求遴選委員會再次覆檢其決定，次數不限。若體育總會在覆檢後不滿結果，亦可選擇向港協暨奧委會的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根據港協暨奧委會提供的資料，泳總於今年5月17日獲通知游泳運動員的遴選結果，並於5月29日向港協暨奧委會提出要求覆檢3名運動員的提名，並向遴選委員會提交補充資料。港協暨奧委會於6月19日通知泳總，遴選委員會經覆檢後維持原來決定，因為泳總提交的補充資料仍無法滿足遴選準則。泳總並沒有就覆檢結果提出上訴。三根據泳總提供的資料，在中央分配泳線計劃下，泳總推薦轄下屬會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申請泳總獲分配的主泳池泳線和使用時段時，會按照這些屬會的年度累積分數訂立他們可享有的優先次序。計算累積分數的準則，包括屬會歷史、註冊泳員人數、參賽人數及成績、泳員是否泳總訓練組隊員、泳員是否入選香港代表隊、紀錄刷新者或保持者、本地公開水域或游泳比賽排名等。

例如，當討論遴選委員會主席為現任委員的體育總會的提名時，遴選委員會主席必須避席，並交由遴選委員會副主席接手主持該部分的討論和決議；或當討論遴選委員會委員為現任委員的體育總會的提名時，有關委員則只可以所屬體育總會代表身份發言，並且不可投票。根據港協暨奧委會提供的資料，遴選委員會在討論泳總的提名時已跟從防止利益衝突的機制。

"意思是，該4名泳手在50米的游泳項目中的時間最快，但由於未達標，因此不獲選。

長此下去，有多少付出努力的香港運動員會不獲資格參加比賽呢？

局長的主體答覆提及，港協暨奧委會設有上訴機制。不過，在此事上，泳總沒有就覆檢結果提出上訴。請問局長曾否檢視這個已存在多年的港協暨奧委會上訴機制的運作，以及其上訴委員會的組成是否透明、公平和有效呢？

我期望今天能盡快通過《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吸引更多私人企業投入資源進行研發，突破現時以政府開支主導的局面。

主席，我謹此簡單陳辭，支持《條例草案》和修正案。多謝主席。

主席，我發言支持《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

我希望局長和他的團隊能好好反省，除退稅外，香港要做得更多。一個地方能夠令年輕人留下來，須有具遠見的政府和領袖，以及良好的環境，否則退多少稅也只是擴大空殼，就如內地，在做空殼方面，同樣很在行。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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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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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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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現在處理有修正案的條文。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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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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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謹以《2018年僱傭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法案委員會與政府當局一共舉行了兩次會議，以下我會扼要匯報委員關注及有不同意見的事項。委員普遍歡迎增加法定侍產假日數的立法建議，但部分委員認為，僱員應享有7天法定侍產假，好讓在職父親能夠更加全面照顧他們的初生嬰兒及伴侶。就此，梁耀忠議員、張超雄議員、許智峯議員及范國威議員，分別表示有意提出修正案，建議將法定侍產假日數增加至7天。黃碧雲議員亦提出修正案，建議在法例獲制定並生效後1年，將侍產假的日數增加至7天。

這些委員指出，將法定侍產假由3天增加至5天，會令中小微企增加成本，以及更難調配人手。因此，進一步增加侍產假日數，會令這些僱主面對更大的營運困難。政府當局表示，在考慮增加侍產假日數至5天的建議時，已參考由勞工處就法定侍產假實施情況進行檢討的結果、僱員的意見，以及僱主的承擔能力。政府當局強調，目前的立法建議得到勞工顧問委員會的共識，是當局唯一可接受的方案。因應政府當局對侍產假日數的立場，何啟明議員提出修正案，建議向政府施加法定責任，規定須在條例獲制定並開始生效後，最少每年檢討一次法定侍產假日數。在法案委員會討論這項建議時，大部分委員指出，在2014年研究法定侍產假制度的立法建議時，當局表示會於法定侍產假實施1年後檢討安排，但自法定侍產假於2015年2月實施以來，政府當局只進行了一次檢討，而最終亦只建議將3天法定侍產假增加至5天。這些委員同意修正案，認為要進一步改善侍產假福利，政府當局應承諾每年檢討侍產假日數。部分其他委員則不支持這項建議。他們認為，在改善侍產假福利一事上，各方應求取合理平衡，同時兼顧僱主的承擔能力及僱員的利益，以及尊重勞顧會就法定侍產假安排的共識。政府當局表示，當局一直有因應社會和經濟發展狀況，不時檢討勞工法例。而在改善僱員福利一事上，當局一向以平衡僱員的利益和僱主的承擔能力為大前提。因此，當局認為不需要就檢討法定侍產假訂立時間表，更加無須以立法方式達到此目的。法案委員會在2018年7月25日的會議上，在過半數參與表決的委員同意下，決定由我代表法案委員會動議這項修正案，但主席已於較早前裁定，由於這項修正案具有《議事規則》第576條所指由公帑負擔的效力，因此不可提出。此外，有部分委員認為，僱員在放取法定侍產假時，應該可享有全薪，而不是按產假和病假薪酬的計算方法，將侍產假薪酬款額定為僱員每天平均工資的五分之四。

就委員關注到，法定侍產假並不適用於流產個案，政府當局表示，會在檢討產假時，研究有關流產個案的種種關注。最後，法案委員會對於政府當局稍後提出的1項技術性修訂，以及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並無異議。主席，我想就《條例草案》發表一些個人看法。

故此，我會集中有關10項獲得批准的修正案發表意見。分別由梁耀忠議員、張超雄議員、范國威議員、許智峯議員及黃碧雲議員就侍產假日數所提出的修正案，要求建議5天的侍產假增至7天。

至於在法案委員會討論有關事項時，部分委員認為將法定侍產假日數增加至5天，仍然不足以讓父親照顧其初生子女及伴侶。他們並指出，在《2014年僱傭條例草案》委員會進行商議期間，當時的委員已經促請當局將法定侍產假日數增至7天，所以認為政府當局要認真考慮將是次法定侍產假日數進一步增加至7天。

儘管如此，我亦相信隨着社會發展，有更多人討論和互相理解，加上政府鼓勵，在僱主的能力範圍內也會盡量讓勞工福利得以循序漸進地改善。事實上，單靠法例規定侍產假之外，現時也有很多商業機構意識到增加員工福利的重要性，並主動增加產假和侍產假，有些公司早於立法會討論《條例草案》前已經給予員工5天侍產假，而且更有公司設有6天侍產假。因此，我深信員工是公司重要資源，只要僱主有能力也希望給予優厚條件來留下員工。當然，我們亦期望政府能夠提出措施作為鼓勵企業為員工提供更多福利的誘因。與此同時，侍產假是為初生嬰兒的父親而制訂的，希望他們的伴侶在產後能夠在情緒上獲得支援，讓身體早日恢復，亦避免有產後抑鬱症的可能，妻子面對困難時有丈夫陪伴在旁，而且丈夫可以學習和幫忙照顧嬰兒，是能增添家庭和諧。在大家努力爭取侍產假的同時，我希望政府當局亦要加強宣傳和教育，包括以不同形式的媒體進行宣傳，清楚說明設立侍產假的本意，不是讓這些嬰兒的父親撇開家人自己放假去"吃喝玩樂"，令侍產假的原有意義盡失。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各項修正案。

代理主席，《2018年僱傭條例草案》是遲來的修訂。侍產假在2015年生效，經過3年才進行檢討，而目標也只是將日數上調至與公務員對等的5天侍產假。亦正因為檢討姍姍來遲，有議員提出修正案，要求因應本港的社會經濟發展進一步增加侍產假，把《條例草案》建議的5天侍產假改為7天，甚至是更長的14天，亦有議員要求將侍產假的薪酬款額增至全薪。我身為代表勞工界的議員是完全理解的。我對侍產假的態度始終如一，持兩項原則：第一，是盡可能完善《條例草案》，改善僱員權益，以及第二，讓相關的改善能盡快實施，讓僱員受惠。故此，身為勞工界議員，我將審慎考慮不同因素，作出投票決定。

遺憾的是，這項修正案不獲主席批准，未能提出。除一些技術性的原因外，對於每年檢討侍產假，政府回應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會在適當時候檢討侍產假及其他僱員福利，無須以立法的方式達致此目標。對於這種說法，勞工界曾受教訓。在立法會審議《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時，勞工界要求把每兩年一次調整最低工資改為每年一次，當時政府的回應便載有類似說法，表示會在該條例草案實施後再檢討是否落實每年調整最低工資。法定最低工資已在2011年5月開始實施，至今已超過7年。儘管勞工界和社會支持勞工權益的團體一再要求政府落實每年調整最低工資，但政府彷彿完全忘記在審議最低工資時的承諾，對勞工界的要求置若罔聞。前車可鑒，我們再難以相信政府所謂的"不時檢討"。我們除要求政府每年檢討侍產假的日數外，亦認為需對更靈活使用侍產假進行檢討。英國早於2015年便落實新的侍產假模式，把侍產假和分娩假組合在一起，成為夫妻分享的育嬰假。育嬰假並不複雜，只要女方提早完結分娩假重返工作，其未放取的分娩假便會成為育嬰假，可由父親放取。將分娩假和侍產假合流，在不增加任何日數下，同時更有利嬰兒的家長照顧嬰兒，我希望政府積極考慮有關建議。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當然答說這是手民之誤，但事實上對我來說，侍產假與產假的討論並無分別，均屬家庭政策的應有範疇。侍產假並非為男士及一眾父親制訂的政策，而純粹是家庭政策中的一個範疇。政府若要鼓吹家庭友善政策，便應就產假和侍產假作出一併的討論，而在討論過程中必然會觸及那基本問題：為甚麼香港要在今天增加侍產假？

若以政治角度作出評價，只有一個結論，那就是政府倒不如不要提供任何侍產假，一方面輸入大陸人口，另一方面則壓抑香港人，不讓我們生育下一代。

理由很簡單，她作為議員有此權力，議會的秘書處應創造條件讓她行使這項權力。

主席，不知我是否今天最後一位發言的議員，今天討論的《2018年僱傭條例草案》，簡單來說，是政府把男士侍產假由3日增加至5日。

但是，坦白說，社會一直有很多要求增加侍產假的理由，其中一點是公務員本身已經擁有5日侍產假，勞工只有3日，好像有點兒不公平。香港公眾假期同樣有這樣的差別待遇，現在要求看齊，按道理我們無論如何也應該支持，為何很多民主派議員都說可否增加多兩天呢？

我真的再次誠意呼籲各位，無論自命建制派或其他議員也真的想一下，不要墨守成規，特別不要只是墨守所謂勞顧會的共識和方向。我在這一節的發言除了討論侍產假，我一定會把矛頭指向勞顧會。每次提及勞工問題的時候，我必須把矛頭指向勞顧會，因為我們每次在這裏討論侍產假、法定最低工資、標準工時或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時，都會聽到一種似曾相識的說法。

我經常說，勞顧會無論是代表商界還是勞工的一方，都不是代表全港整體商界及勞工界，他們的代表是有民意授權的立法會直選議席。

最簡單的一點，我希望再次提及馬克思，我與陸頌雄議員經常交流馬克思的東西。

我們常說要家庭友善，但大家真的要考慮這些實際狀況，請假並非沒有理由。事實上，現時社會已不再是男主外、女主內的情況，一些女員工在生產後需要放假休養身體，而男士亦要在女方產前及產後承擔一定程度的責任。

此外，關於主席審批修正案的裁決，我亦要為其他議員抱不平，例如由何啟明議員提出"一年一檢"侍產假的修正案。

因此，我覺得男士侍產假及家庭友善政策很重要，我們必須堅守。我們要多爭取兩日侍產假，也是為了追上世界潮流，即使我們採用最右及最經濟掛帥的思維或以維持競爭力為由，讓員工及勞工享有適合待遇，也是競爭力的表現。所以，無論是要求增至7日的修正案以至黃碧雲議員的中間落墨方案，我也會盡數支持。但是，我希望善意忠告各位議員——尤其是工聯會的議員——摒棄勞顧會，站在工人這邊。這樣才能夠爭取到工人應有的尊嚴，這樣方能阻止工商界在此說出如此涼薄的話；在推行種種勞工政策問題上，不要再瞻仰工商界的鼻息，令政府要用如此大的代價來處理強積金對沖的問題，至今也不知道問題能否解決，以及令香港能夠真真正正面向世界。

希望大家一起支持7日侍產假。希望大家一起支持7日侍產假。主席，我謹此陳辭。

生兒育女涉及多方面的考慮，但社會已有共識，須讓父親享有侍產假，因為他們需要分擔母親的——請區諾軒議員稍留步，大家交流一下吧，為何急着離開呢——工作及母親的壓力，這是一家人愛的分享，共同度過既開心，又忐忑的時光。因此，侍產假是必須的，但5天足夠嗎？

原因有許多，有說是因為我們的教育制度不可靠，有人認為是房屋問題，亦有人認為是因為香港的家庭友善政策非常不足，沒有訂定標準工時、假期少兼且法定假期與公眾假期之間的差異造成不公平，而且託兒服務差勁，所以大家也不敢生小孩。

不過，我認為侍產假作為一種鼓勵生育的舉措，是社會或僱主對於願意生育下一代的人的一種肯定，亦是一種實際的支持。

社會需有能讓人健康地全面發展的基本元素，但在我們的生活和政策內卻看不到這些元素。因此多年來，工聯會自2006年開始提出爭取侍產假，前後經歷4屆立法會，在由無到有的過程中，一步一腳印，全力爭取、義無反顧、義不容辭。如果真的能夠爭取更多侍產假，我們是絕對願意做的，但所採取的方法能否奏效？抑或有人只是擺擺姿態、裝模作樣，甚至旨在令工聯會難堪呢？

剛才區諾軒議員也曾提及，在2018年度的全球競爭力報告的其中一個項目是人力市場，當中有一項關於勞工權益的評分，香港的得分為何？

目前的情況是如此惡劣，因此當我們於較早前前往北京見韓正副總理時，也曾指出香港的勞工權益真的是嚴重大落後。

第二，是政府這麼多年來，仍抱持一種不作為、不積極、放任自流的態度。

這種不作為和沒有承擔的態度，令僱主有恃無恐，令無良商界認為，政府不會催迫或強制他們。

正因為行政主導的緣故，政府所提交的條例草案，一定不會接受任何修訂。

我希望同事深思一下。區諾軒議員剛才跟我說，到英國的時候很想到馬克思的墓前，瞻仰一代偉人。我希望大家有共同的理想下，工人大團結是重要。馬克思提出"自在與自為"，工人意識要提升，要醒覺，要靠支持勞工權益的人、搞工會的人，一步一腳印去組織起我們的工友，我們有強大的工會力量，不論任何陣營也好，無論在議會裏面、在街頭，在各個範疇去迫政府，迫僱主改善我們的勞工權益。而不是單純在議會裏按一個掣，好像很美麗的圖畫，贏了姿勢，是否會輸掉實際呢？我希望議會的同事能夠深思一下，多謝各位。